主席，今天是立法會歷史上首次正式討論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對同志運動、關注同志權益的朋友來說，這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我個人雖有一直跟進，但也不敢自詡是專家，所以我希望政府、議員、議會和市民均可持開放態度進行研究。政府一直逃避面對同性伴侶問題，每當有人提到同性伴侶權益時，政府便有如錄音機般重複一段台詞，而這段台詞亦有記入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雖然施政報告的相關段落並非談論同性伴侶權益而是消除歧視的問題，但也要開宗明義寫下這句話："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在維護現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基礎上，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首先我們對此完全理解，如果特區政府不是抱持這種態度，今天便不用由我啟動這項議案的辯論，促請政府研究如何在現行婚姻制度下，納入一些兼容制度，讓同性伴侶可得享其權利。就着QT案，政府在終審法院已被判終極敗訴，所以最終要修改《入境條例》，容許在外國締結伴侶關係的同志能申請受養人簽證在港逗留。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我是否清楚知道，而是政府有責任釐清政策，令市民清楚明白。這足可反映政府的心態是不願意直接肯定同性伴侶應與異性伴侶一樣，享有同等甚或只是部分權益。

這也是我今天動議這項議案的一個重要目的。我希望政府能切實展開討論，究竟應由哪個政府部門處理這問題。

局長，這是事實，上屆政府的官員在出席相關小組委員會會議時，指提出討論這問題的委員離題，以及辯稱所討論的是平等機會，消除歧視，並非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不讓委員進行討論。

由此可見，當討論同性伴侶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時，絕對不單涉及聶德權局長所負責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大家可以留意到，今次的議案題目是促請政府"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當中並沒有說明是甚麼政策，也沒有提出同性婚姻、民事結合或民事伴侶等建議，為何要這樣處理呢？

第二，他們的確客觀存在，可能是大家的親戚、朋友、同事、同學或身邊的人。男女有締結伴侶關係的需要，性小眾人士和同志亦有締結伴侶關係的需要，這些需要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政府以甚麼政策、行政措施或立法手段作出處理，問題仍然需要處理，仍然需要進行研究，不能單以"反對同性婚姻"這一句，便關上大門閉口不談。我希望無論是支持議案的同事，還是對這項議題有很多懷疑和保留的議員，今天均可盡量聆聽和說出他們的擔憂和不清楚之處。究竟民事結合與同性婚姻有何不同？不同社會和地方有不同處理方法，我今天正是想就此進行討論。所謂權利也有很多不同層次，有些是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例如剛才所說要領回伴侶的屍體或骨灰，又或當伴侶身處深切治療部時，能否名正言順地有一個身份入內探望？當伴侶無行為能力作出醫療決定時，身為至親者可否代其作出決定？

我當然認為不會如此，因為同屬香港市民，為何異性伴侶可申請公屋和購買居屋，同性伴侶卻不可以？另外還有一些更富爭議性的問題，例如領養權、透過人工受孕繁殖下一代的權利，這些議題的爭議性實在很大。

對於這一些人，我真的無法跟他們辯論。幸好，建制派的光譜也很闊，有建制派議員甚至可以支持我的議案。

我最後想反駁一個歪論：有人指出如建立締結同性伴侶關係的制度，即是強迫他們間接作出一些違反自己價值觀和違背良心的事情，意味政府侵害他們的良心自由。

社會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價值觀，我們應該互相尊重。

我相信並非在於性別或性傾向，而是追求穩定的關係，希望照顧對方及對其負責，一切皆源於愛。

同志亦會心感痛苦，在承受巨大壓力下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在審理QT案期間，指出爭議在於QT是否受到歧視性待遇，而這種歧視性待遇是否有理可據，並不涉及同性伴侶是否有權根據香港法律結婚。主席，終審法院上述的說法，打破了很多市民以為同志平權便必然指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迷思。事實上，同性伴侶在諸多權利上都與異性伴侶有不同的待遇，即有差別待遇，而政府理應清晰地解釋，為何同性伴侶要承受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尤其是在生老病死的重要人生關口上，同性伴侶身心上要經歷痛苦和苦楚。在人生最痛的關口上，異性或同性伴侶應該無分彼此；政府和反對者，特別梁美芬議員，我們應該以同理心看待。首先，現時同志領取伴侶遺體或骨灰的權利與異性伴侶不同。目前同性伴侶在領取伴侶遺體時，只能以朋友身份領取，領回次序低於親屬。至於領取骨灰，根據早前立法會訂立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同志屬於同居伴侶關係，要提供兩年證明，但領回骨灰的次序同樣低於親屬。所以同性伴侶一旦遇上伴侶家人不理解的情況，他們在領取伴侶屍體或骨灰的過程便會困難重重。第二，為病重的同性伴侶作出重要醫療決定的權利。立法會早年通過《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接納了當時工黨議員何秀蘭的建議，擴大條例中"家人"的定義，包括了同居的同性伴侶，使他們可在日後為其伴侶作出醫療決定。面對生死大事，例如同性伴侶一方病重時的醫療意向，其實同性伴侶另一方都是無能為力。同性伴侶目前要依賴預設醫療指示，在精神狀態仍然健全時，及早委託其伴侶為指定代理人，以便當自己喪失自決能力時，同性伴侶仍可為他表達意願。然而，大家都知道，目前醫管局主要為"罹患末期或嚴重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提供表格，一般人未必完全了解表格中的各類情況，最終表格未必為醫生所信納，這就是問題所在。第三，同性伴侶未必有權領取伴侶因意外身故而獲得的保險賠償。目前同志伴侶身份因為未獲法律承認，即使彼此是伴侶、最親密的家人，都不可以好像異性配偶、伴侶般享有各項保險權益，例如並不是所有勞工保險都保障僱員的同性伴侶。此外，如果同性伴侶無法取得具法律效力的證明，亦不能夠把伴侶列入人壽保單的受益人。由於香港的遺產法例具凌駕性，即使保險公司承認同性伴侶的受益人身份，但如果投保人本身沒有訂立遺囑，而擁有優先遺產承繼權的直系家屬對遺產安排有爭議而提起訴訟的話，同性伴侶的受益人身份就會有機會被推翻，導致無法依據伴侶生前的意願，領取其身故之後應有的賠償。第四，為伴侶作出活體器官捐贈的決定權。根據立法會剛通過的《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器官捐贈配偶關係包括海外註冊同性伴侶關係，即只要受贈人或捐贈人進行此項移植時，兩人的婚姻維持不少於3年，不論異性婚姻還是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關係，註冊醫生都可以進行器官移植。然而，本港同性伴侶則不同，仍然需要首先在海外註冊，取得海外註冊證明，否則就無法進行活體器官移植。大家又要想一想，伴侶活體器官捐贈，說的是人命攸關的決定；如果要求所有同性伴侶都要到海外註冊，才能夠獲取拯救另一半生命的權利，這種處理和安排其實非常苛刻。外國現時的民事結合伴侶關係雖然不能夠稱為婚姻，但各方面與婚姻地位無異，同樣受到外國的法律認可。這可以供特區政府參考，探討如何有效、有理、有據地保障同性伴侶應該獲得的權利。主席，在我的修正案之前還有梁美芬議員及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而梁議員的修正案，我認為根本違反了原議案的原意。她提出幾乎與原議案的立場相反的修正案，大幅修改原議案的內容，刪除重點字眼"締結伴侶關係"，加入"一男一女"、"維護穩定的婚姻"等字句，是完全相反的。這影響到我們的討論，造成騎劫原議案的效果。所以，一旦梁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因為違背了原議案的原意，我只能夠選擇撤回我的修正案，這是不理想的。主席、各位議員，我希望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包容及尊重人權的社會，無論我們對同性婚姻的立場如何，都不應該否定同性伴侶的存在。他們應該有權享有每位香港人、香港居民都享有的基本權利，這是基本的人權。我要求政府訂立措施及機制，以保障同性伴侶的一些基本權利。

該項議案的措辭只是要求政府進行諮詢，因而被稱為溫和。政府並非沒有聆聽，之後亦從善如流，在一年後成立了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

我今天支持陳志全議員的原議案。假如我要挑剔陳志全議員的原議案，我會說他的議案措辭比何秀蘭的更溫和，因為在6年後的今天，他的議案仍然只是促請政府客觀地進行研究而已。

上星期，陳志全議員邀請我和范國威議員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傳媒朋友講解議案內容。陳議員提到，政府過去20年來的不作為或"拖字訣"，導致眾多同志朋友在日常生活上面對諸多不必要的困難。他們認為，與其等政府提出同志友善政策——有人已不能再等——他們倒不如不斷循司法渠道挑戰政府違憲及違反人權的政策。

QT案確立了反歧視同志的原則，特區政府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的差異對待均受反歧視原則約束。如果行政決定出現差別對待而沒有合理原因，即屬違憲。

在我認識的同志朋友中，很少人會在租屋時主動向業主表示是情侶關係。他們通常會解釋是兩兄弟、兩姊妹或好朋友合租，以免被業主拒租。

不過，我想澄清所謂的"民事結合"也並非修正案的重點。我們的社會制度是將絕大部分配偶權利與婚姻捆綁在一起，亦因為如此，一群在法律上沒有身份的同志朋友便被拒諸門外。我的修正案的精神在於促請政府研究政策，最低限度讓同性伴侶得享已婚伴侶部分而非所有權利。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在本年7月公布了一項研究結果，當中指出在受訪市民中，有78%贊成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分或所有權利。

最後，我想讓局長知道，最近再有一名女同志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她指政府禁止民事結合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要求法院頒令，讓她及女伴可以在香港締結民事結合。這宗案件會在明年開始審理。正如我剛才所指，在今天的議會形勢下，循司法途徑改革政策或許是更有效的策略，因為法庭的裁決似乎比議會的討論更具制衡力及約束力。不過，如果政府每次皆要在敗訴甚或終極敗訴後才老不情願地修改政策，這便反映出政府根本沒有尊重性小眾的權利。

所以，我會反對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理由一如今早在席的葉劉淑儀議員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時所指出，一夫一妻的婚姻在現代社會受衝擊，是由於現代人不信任一生一世的承諾，根本與性小眾無關。我最後想請教一下各位。

對於有人堅持維護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制度，我尊重他們這個方向，而我的婚姻當然亦基於這方向，但回顧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我卻找不到"一生一世"的字眼，此處的留白值得大家思考。

事實上，香港現時很多的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房屋、稅務、社會福利等，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作為基礎，有關婚姻制度必須予以尊重。

我相信議員都會同意，這是一項非常敏感且具爭議性的議題，必須小心謹慎處理。然而，主席，政府絕非如議員所言在過去不作為，亦不代表政府忽視性小眾所面對的實際困難。有意見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政策的修訂或提供資源等途徑解決問題，這值得探討，而我稍後會就此作出更詳盡闡述。主席，我會細心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然後再作回應。多謝主席。

主席，我代表公民黨發言，支持陳志全議員動議的議案和區諾軒議員及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三十年前，香港有一首流行曲，當中有這樣的歌詞："窗邊雨水拼命地侵擾安睡又再撇濕亂髮堆無須惶恐你在受驚中淌淚別怕愛本是無罪"歌詞節錄自30年前達明一派的"禁色"，由達明一派作曲、陳少琪填詞。歌曲描寫當時同性戀和性小眾在社會上所面對的處境及世俗人看他們的目光，表達出同志和性小眾惶恐的心情和內心的恐懼。這首歌後來成為同志運動其中一首經典歌曲，至今仍然流行。三十年過去，歌曲中所描繪同性戀和性小眾所面對的處境，有沒有改變呢？讓我們看一看歷史的發展。1990年，世界衞生組織正式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1991年，香港將男同性戀非刑事化；2004年，男性同性性行為的合法年齡由21歲降低至與異性戀相同的16歲，同年，香港舉辦了首屆同志遊行；2012年，香港立法會出現第一位公開承認其同志身份的陳志全議員。

1997年，本會的前身立法局否決了就禁止性傾向歧視立法；2004年，本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向政府提交報告，要求就禁止性傾向歧視立法；200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敦促香港政府盡快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以履行香港作為《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締約方的責任。可是，10多年後，雖然社會各方多番催促，但同志和性小眾所應享有的法定權利和保障，至今依然遙不可及。主席，同性戀者和性小眾所面對的處境，其實並不比30年前好了多少，當中有人需要假結婚或偽裝單身，目的是希望保護自己不被人標籤。許多同志每天活在沮喪之中，不敢面對世界，更飽受壓抑和他人歧視的目光。縱使他們敢於發聲，力抗社會的歧視，但仍然受到很大壓力。最明顯的例子，其實就發生在我們的陳議員身上。

他們因不符合香港婚姻的要求而未能享有公務員伴侶福利及津貼，亦不能以配偶身份合併評稅。事實上，在英籍女同志QT案終審判決前，同性民事伴侶根本不能申請受養人簽證來港，因為他們不符合香港有效婚姻的規例，即一夫一妻制的要求。《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二十二條保障所有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且應受到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

終審法院在QT案中清楚指出，要求同性伴侶符合香港的婚姻要求才能申請受養人簽證是間接歧視。終審法院更指出，同性民事伴侶是伴侶雙方向對方作出公開承諾的伴侶，不應被視為與未婚異性伴侶同等。然而，荒謬的是，未婚異性伴侶最終可透過結婚以獲得香港法律承認，但同性伴侶目前仍未有這個機會。這究竟是否一個合乎理想的情況呢？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13年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審議評論中，繼2006年之後，再次評論香港的情況："港府應考慮頒布法例，明確禁止基於性取向和性認同的歧視，採取必要措施制止對同性戀的偏見和社會岐視，並明確表示不容忍任何形式基於性取向和性認同的騷擾、歧視或暴力行為，並應按照《公約》第26條，確保未婚同居的同性伴侶享有給予未婚同居的異性伴侶的同樣福利。"主席，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包容的社會。無論我們同意與否，接受與否，同志及性小眾的社群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他們既可能是我們的親人、朋友、老師、學生、同事，也可能是公務員、法官或任何人。排斥他們，只會造成社會撕裂；歧視他們，只會造成更多的社會衝突。他們只是希望在社會上獲得基本的尊重，並能像社會上大多數人士一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嚮往的生活而已。我也想藉此機會呼籲性小眾或支持性小眾或同志平權的朋友不必將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置於我們的對立面，當然，那些借"反同"和"恐同"來撈取政治資本的政客除外。我們必須用最大的耐性，說服那些意見跟我們不同的人，讓他們明白到，其實每一位香港人也應可享有同樣的權利。最後，主席，我希望將"禁色"中的最後兩句歌詞送給他們："願某地方不需將愛傷害抹殺內心的色彩願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將禁色盡染在夢魂外"我希望這個地方就是香港，而這個日子，也必會在不久的將來到臨。

主席，我們先要弄清楚今天原議案的內容，是"促請政府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其目的也很明顯，是希望"令同性伴侶得享與異性伴侶平等的權利"。這可能是透過外國近年不斷鼓吹的"民事結合"或"同性民事結合"達成。雖然未必是傳統的婚姻制度，但同樣具備法律效力，讓同性伴侶可以在政府制度下註冊結合。經註冊後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地位，與一男一女正式註冊結婚的伴侶，基本上是一樣的。值得留意的是，全球有41個國家或地方設有民事結合制度，他們當中不乏以民事結合制度作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踏腳石：先推行民事結合制度，繼而推出同性婚姻認可制度。

換言之，這些國家或地方都是利用民事結合制度作為過渡性安排，目標是步向同性婚姻合法化。在這類國家或地方之中，已有25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合化法。因此，自由黨認為原議案將會為同性婚姻打開缺口，所以我們不會支持。我們的立場一向很清晰，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們的交往如常，我從來沒有以歧視的態度對待他們。同樣，我的宗教信仰不認同同性婚姻，但亦不會因而歧視同性戀者。自由黨的態度也一樣，我們不會歧視同性戀者，但說到要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我們就未能苟同。我們認為立法並非單單建基於個人的權利，也要顧及整體性的影響，尤其當立法可能會對社會傳統觀念及下一代的倫理價值觀等造成深遠影響時，更加需要謹慎。事實上，國際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法庭的裁決已清楚表明，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權，亦非不同國家必須跟隨的做法。香港也須因應自己的情況，決定如何處理同性伴侶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所以，就剛才有些同事說到關於人權或其他問題，大家可以看看一些民主國家對這問題的看法，與我剛才所說的不謀而合。當然，自由黨不會歧視同性戀者，會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對於是否可以透過行政措施處理同性伴侶的權利，自由黨不會說不可以，但必須小心處理。本會處理《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時，有同事就曾經動議修正案，表面上強調只是為了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和需要，讓他們可以申領戀人的骨灰。然而，有關修正案清楚寫明，把海外締結的同性伴侶加入可申領有關骨灰的"相關人士"，甚或"親屬"的定義之內。這無疑間接承認同性婚姻的關係，明顯與香港社會共識及香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礎相違背。換言之，修正案嘗試在香港法律為同性婚姻打開缺口。對於該類意圖，自由黨不會支持。慶幸的是，有關修正案一律在本會被否決，未獲通過。不過，自由黨認為，只要不打破本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仍然有中間的路線可走。再以《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為例，當時政府作出了讓步，提出修訂，讓與亡者死前同住至少兩年的人士，即使沒有血緣或婚姻關係，也有權申領骨灰。這是較為折衷的做法，避免將婚姻的定義訂得過闊。

此舉既無須承認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或配偶身份，但同時可按他們的個人意願處理個人事務，亦顧及不少單身及獨居人士的需要，共創多贏局面。這總比經年累月糾纏於極具爭議性的性傾向歧視法例、民事結合、事實婚姻和同性婚姻為佳。主席，無可否認，同性戀平權運動正向華人社會及亞洲地區不斷蔓延，但我也看到有關運動在外國對家庭倫理、教育及社會觀念造成的衝擊，尤其是出現許多逆向歧視的例子，反令到宗教團體及有信仰的人士受到很大的傷害，值得我們深入反思和討論。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討論問題，不要作無謂的人身攻擊。自由黨清楚自己的信念，會致力捍衞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深切盼望社會在包容個人選擇與維護健康家庭倫理之間有清楚的界線。

但是，這絕對不是華人社會的傳統家庭觀念或婚姻觀念。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主席，其實是一夫多妻的。所以，當香港受殖民管治後，多年來香港的法例有妾這回事，也有婢女這回事，後來才被英國人廢除。

所以，基督徒向我提出抗議，表示反對，我是理解的，但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她有點誤會了。

香港也有很多例子，相信主席和在座很多議員也知道，很多年輕夫婦決定不生兒育女，只養貓或狗，把牠們當作子女。所以，這些概念已經過時，我們不應用這些概念來反對平權，研究同志締結伴侶的關係。我們亦應該明白，雖然年紀稍大的人比較保守，但年輕人的看法已經不同。主席，如果政府真的想與青年同行，除了開設高薪職位外，也要考慮青年人的意見。

主席，我們上次在立法會辯論類似的議題是在2012年11月，我當時在發言開始時申報我是基督徒。今次與上次一樣，我會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亦支持范國威議員和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但反對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我的信仰是基於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在世面對社會的不公，對於歧視和迫害，基督徒的責任是要走出來作出反對和反抗，而不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我們應在基督內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幫助更有需要的人。在2012年11月，我支持前議員何秀蘭的議案，我希望在今天的議案發言中，引用我當時發言的部分內容，但在我發言前，希望指出陳志全議員在這項議案所提出的建議，相較上次前議員何秀蘭的議案，是一種倒退和妥協。

但是，近代有不少神學家均認為，這段經文必須從上文下理來詮釋。簡單來說，經文譴責的人，是一群離開上帝反而敬拜假神，並在儀式中進行同性性行為的人。新約《聖經》中的保羅反對這種性行為，因為這是偶象崇拜，原意與反對同性關係可能不同。

所以，他所評論的可能是當時的社會風俗，而並非關於在人的本性和教義中必要否定的"罪"。

我當時也引用了一些著名神學家的說法，我不在這裏重複，但我相信基督教反對同性關係只是部分神學家的意見，並非絕對。

這事尚未發生，她卻說將來會發生逆向歧視，這是完全說不通的。

教會多少成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安樂窩。香港的教會對於中國教會面對的迫害，包括拆十字架、黨控制教會等完全沒有興趣了解，也莫說批評了，但對於同性關係卻如此着緊。我作為基督徒，並不認同這種價值觀。對我來說，信仰應是充滿矛盾和滿途荊棘，而不是只看到四周我認同和感到舒服的事物，顯示世界非常美好，感謝神，不是這樣。

"其實說來說去，也是在說研究制訂政策。

主席，除了因為一般市民可能對平權有不同的取態外，也因為議會內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奇怪的是，在議會內竟然有同事出言侮辱同志。

主席，在一年多前，我接獲一宗求助個案，一名外籍專業人士獲工作簽證來港。

事實上，代理主席，大家都知道婚姻往往涉及額外的法律權利，特別是一些涉及伴侶責任及義務的權利，例如作出重要的醫療決定、領取伴侶遺體或骨灰的權利。

大家都明白現時社會上意見紛紜，調和確有困難，但正如區諾軒議員及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內容所指，即使未能於短時間內讓同性伴侶享有與異性伴侶完全平等的權利，但也可以先參考英國、法國、德國等地的做法，讓同性伴侶得到法律認可的公民結合機會，又或讓他們向政府登記同居伴侶關係。這最低限度可讓他們享有和一般異性戀已婚人士相同的權利及福利。有人認為這些權利不一定由伴侶獨享，例如領取遺體和骨灰，只要其中一方生前作出授權便可以。

兩者究竟有何分別？如果政府願意先邁出一步，如陳志全議員所說讓大家作出研究、討論，我認為會非常好。再者，陳議員所提議案的討論範圍十分寬鬆，只希望政府考慮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並不限於制定同性婚姻法。我相信他也希望給予大家更大討論空間，並鼓勵政府多走一步。何況原議案只要求作出研究，可說是非常保守，甚至是向政府拋出橄欖枝，我實在看不到有任何反對的理由。當未來的社會條件成熟時，我們當然希望能朝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方向進發，因為婚姻的意義實在遠多於其福利。不少同性戀者均希望能與異性戀者一樣，享有公開宣告婚姻、愛和承諾的權利，讓他們的愛與異性戀者一樣來得有意義及值得尊重。因此，如果我們承認愛是平等，便不應將同性戀者視為二等公民，是否結婚應由他們自由選擇，而非藉着法律強加阻撓。再者，根據香港大學今年3月發布的研究報告，去年有逾半數受訪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較2013年上升了10%。此外，有近七成受訪者同意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亦較5年前上升了11%。由此可見，在過去數年間，支持同性伴侶權利及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民意有明顯增長。

不過，只要切實作出更多邏輯思考，便會明白這種想法未免是杞人憂天。事實上，我們應該問傳統做法是否一定合理，一定要保留？

況且，對於任何法例的促成，社會上總會有贊成和反對意見，但負責任的政府應有足夠的勇氣作出承擔，以推動社會進步為目標，修改不合時宜或違反人權的法例，這是政府需要更加重視的一環。1988年6月，香港政府首次發表有關"同性戀行為除罪化"的諮詢文件。同年7月，一群同性戀者首次為自己的權益公開發聲，在結語中指出："同性戀者也是香港人的一份子，所以我們願意與所有香港人一起合作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並希望不再以性與愛的傾向來劃分彼此"。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希望香港社會及特區政府可以仔細聆聽此一群體的聲音，尊重每個人的性向，並從法律上肯定他們應有的權利和地位。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志全議員動議的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根據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在2018年7月3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香港人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已由2013年的38%攀升至2017年的50%，有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應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足以反映出社會對這議題的開放態度，取態與5年前相比出現很大改變。環顧亞洲所謂較保守的地區，例如菲律賓、澳洲和台灣，當地亦已制定法例規定不能夠在僱傭、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歧視同性戀或其他性傾向人士。當然，大家聽到聶德權局長剛才如何解讀終審法院就QT一案所頒的判詞。政府對此案例的詮釋可能只限於移民和就業方面，但大家其實想深一層，便會發現除移民和就業外，無論性傾向如何，在教育、稅務優惠、福利和遺產承繼權方面，這案例已清楚顯示同性戀或其他性傾向人士的權利應與異性戀人士一樣。如果政府還打算用較狹窄的方法詮釋這案例，我便會認為政府正在浪費時間。

如果政府再不研究一些政策，讓其他性傾向人士與異性戀人士享有同等權利，那麼香港的競爭力的確會因此而落後。談到LGBT的問題，我無法基於經濟效益作分析，因為這是一個涉及宗教、哲學和社會倫理的問題。不過，從這些角度而言，同性戀及異性戀人士的確也需要平權。

剛才有同事表示異性戀是中國傳統價值觀。

同性戀是數千年來皆存在的現象，不但是中國社會的現象，西方社會亦然。第二，LGBT人口不會因為立法平權或立法賦予民事結合的權利而增加，情況不會如此，而可能只會出現更多LGBT朋友在平權或立法獲賦予民事結合的權利後公開自己的性傾向。第三，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指因為要保障孩子健康成長，所以不能平權、不能研究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

孩子的健康成長......

我和梁美芬議員皆姓梁，但大家對教養孩子可能有不同看法。當然，家長要教養孩子，但對於LGBT人士......

此外，家長亦不能認為孩子不需要認識這些人士。

我是婚姻監禮人，每次為一男一女證婚時都會感到莫大喜悅。

是否有人能告訴我，佛教、道教、孔教有沒有一種主流思想指我們不能為同志平權，甚至應阻止同志締結民事結合呢？民事結合其實可以保存神聖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的基督教式婚姻，兩者可以並行不悖。因此，我認為陳志全議員這項議案非常合理，而且我們應該朝這正確方向前行。

最現實或最直接的做法，應該由地方開始討論，即透過代議士在議事堂內討論，或由群眾自行討論，以探討香港社會的婚姻制度及相關政策應如何發展。

不論是房屋制度、經濟制度，甚至是教育制度，其實全部倚賴婚姻制度作為基礎，否則便無法處理房屋業權和管理權，以及無法處理教育及撫養權等，即誰有權看管子女。我認為，要討論基本婚姻制度，今天的7分鐘發言時間或今天的討論時間並不足夠，應該每年皆提出來討論一次，因為婚姻制度可牽動整個社會的制度。

雖然當今社會認為，婚姻制度與傳宗接代和社會發展有關，甚至與社會功能有關，例如過往經常強調的"男主外，女主內"，但類似說法是在社會踏入現代階段才出現的。

當大家皆理解這個基本概念及婚姻制度的重要性時，由於時間所限，我只談一點，便是婚姻制度的核心概念——婚姻權。婚姻權是人權範疇的一個面向，但婚姻權是有條件的人權。何謂"有條件的人權"呢？

所謂"成年"不單指已達到某個歲數，亦須具備成家的能力，這是經濟方面的考量。

當然，有人會問道，人權是否無限大呢？我所強調的是有條件的人權。

假如我不幸患上絕症，我希望安排我的遺產，讓我的伴侶能夠安享晚年。不論我是透過同居契約或民事協議作出安排，我們的關係不會影響婚姻制度及別人婚姻，亦不會損害別人行使婚姻權的權利。

不過，香港事實上並非處於太平盛世，而是處於亂世：官不為官，政府不為人民，三綱五常淪落，沒有綱紀，沒有秩序。香港已逐漸進入一個崩壞的時代。

因此，大家不要討論婚姻制度。

主席，當我戴着"一紅一綠"的耳環，一定有人會好意提醒，問我是否戴錯了，因為不對稱。

涂謹申議員剛才說，最重要是考慮法律上的關係。

我們討論有關贍養費、遺產、子女撫養權的規定，以至社會根本的價值觀，這些全部都是由人訂定的。法律是用來為人民服務，並非箝制人民。當然，香港政府有另類想法，而這是另外的一項討論。但是，所有規例都是人訂定的，是我們自己決定的。近年，最好的一個國際上的例子，是愛爾蘭由人民選出來的首相，他不單是一位有色人種——美國早前也有奧巴馬總統——他更表明是一位同志，而愛爾蘭超過九成人口都是羅馬天主教的信徒。所以，人類文明社會一直向前走，是會改變的。當我初出道當記者時，同性戀是禁忌，不可提及，同性戀在中國人社會沒可能發生，是不存在的。

人類怎可能飛？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何謂傳統？

那種規矩，真的是不可以更改嗎？

我最初對同性戀的認識，是來自我們青少年時代的《讀者文摘》中文版，當年同性戀問題是禁忌的話題，不准提及。

主席，首先，多謝陳志全議員提出"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的議案辯論。

但是，對於同性婚姻或同志民事結合的政策，在黨內暫時未有共識，因此，我們的政綱亦沒有就這方面有很鮮明的立場。但是，就此議題，民主黨有一個性別平權委員會，我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也是民主黨性別平等專員。我們特別就此議案展開討論，我們建議民主黨議員就陳志全議員的原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投贊成票，而反對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但是，基於我們黨內就這方面未有明顯的政策，所以我們容許議員就個人的信仰或各方面政策的理解而自由投票，不過，我相信大部分民主黨的議員會按我剛才提到民主黨的性別平權委員會的推薦來投票。

"我相信重點是請政府研究；因為現時未有政策，我們便要研究，我看不到為何政府無須就此問題進行研究，所以，我們認為要支持這項議案。當然，這項議案亦涉及立法和政策等，令同性伴侶享有與異性伴侶平等的權利。我在這裏首先要說，研究政策不等於立即立法，我相信要有諮詢和公眾參與辯論的空間，但連研究也不做，便不太能反映市民對這個問題的期望。所以，展開辯論來研究十分正常，亦應該要進行廣泛諮詢。至於要訂立政策和立法時，有關的形式會如何呢？

所以，政策上可以有不同的法律處理形式。至於在處理平等權利一事，可以是同性婚姻或異性婚姻的權利絕對平等，即異性婚姻有甚麼權利，同性婚姻便有甚麼權利，可以是這樣的平等權利。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比較具體，他提出應最少給予4種權利，令同性伴侶最少得享異性伴侶部分的權利，包括第一，領取伴侶遺體或骨灰；第二，為伴侶作出重要醫療決定；第三，領取伴侶因意外身故而獲得的賠償；及第四，為伴侶作出活體器官捐贈的決定等權利。

所以，我覺得這項辯論可給我們空間來處理這個議題。

此外，涂謹申議員又提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社會的底線，我同意如果政府要就同志締結伴侶關係建立具體的政策，社會的底線需要有所轉移。

這個轉變不會變成一個人可以跟數個人有關係，我們不是爭取這件事，而是由一男一女變成兩個個體，不論其性別而已。我相信改變這條底線不會如涂謹申議員所說，社會要改變其主流價值。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陳志全議員可能是幫了整個社會、政府和法庭省卻了很多無謂的爭拗，或是把事情分散爭拗的成本。我們需要一項整體的政策，當有了一項整體的政策之後，所有人都要跟隨這項政策，在考慮立法時亦可以因應這項政策而作出安排。我同意陳志全議員的原議案，我不單同意政府進行研究，我也認為政府應該落實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

至於最後我會如何投票，稍後我會請教陳志全議員，嘗試從他們爭取者的角度，看看是否也贊成這兩項修正案。我贊成全面爭取完全平等的權利，不需要打折的權利或"斬件式"地處理問題。至於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我看到的是少了一些敵意，例如她提到"本會促請政府在研究有關同志平權的政策時"，她最低限度有這一句作為前提，即認為政府應該進行研究，研究是沒有錯的，或者有同志平權的政策也不是錯。而梁美芬議員修正案的重點是"不能動搖現行的婚姻制度"，我覺得這種說法已留有彈性，即梁美芬議員不會反對范國威議員提出的數項建議，因為她的條件只是不能動搖現行的婚姻制度。我覺得"動搖"這個動詞是有彈性的，多少帶點主觀的成分，關於判斷民事結合是否屬於動搖現行的婚姻制度，我相信我們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討論。我強調即使有任何整全的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我十分肯定社會上的主流價值仍然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這就是現行的婚姻制度，不會消失。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以及范國威議員和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並反對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

在公眾教育及宣傳方面，我們積極推廣共融、互相尊重"，當中亦提及目前已經有超過300間共僱用超過50萬僱員的機構採納《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我想說，這段話予人的感覺是，政府認為推行現有的工作已經足夠。但"林鄭"也有開創先河，她說目前正研究其他地方以立法及行政措施推行反歧視措施的經驗，希望研究結果有助社會對應否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免受歧視的課題作深入及理性的討論。主席，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說，我們的辯論範圍觸及不同性傾向或受性傾向歧視的條例，這也並非新事物。在兩年前的2月，平等機會委員會已經向本會提出意見和研究結果。當時建議，基於已有證據顯示LGBT人士廣受歧視，公眾諮詢的重點應放在討論立法的範圍及內容，而非討論應否立法。這是兩年前的2月，即兩年半前，當建議交予本會時，平機會已經清清楚楚指出應該決定訂立甚麼法例及法例的內容，而並非如政府般偷換概念，討論應否立法。我擔心政府這種做法只會令關於不同性傾向歧視的法例一直胎死腹中，不知在何年何月才向立法會提交法案並獲得通過。很多議員也引述了香港大學在2018年7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指七成受訪市民已經同意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

她的修正案基本上將陳志全議員的原議案不但徹底刪改，簡直是反其道而行，將一切倒轉，因為她的修正案是尊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要維護穩定的婚姻制度及保障現行制度下的相關權益等。說到底，她的整項修正案是將原議案否定，這做法其實頗離譜。

陳志全議員的原議案旨在研究立法、制訂政策，令同性伴侶得與異性伴侶享有平等的權利，這很清楚是一個方向，但經梁美芬議員修正後，即是告訴社會，如果政府為同性伴侶的平等權利立法，便會動搖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換言之是二元對立。我認為這是很差的做法，亦是很多時候，我看見對這議題作出近乎......雖然沒有很表面地說，但本身已是含有歧視和攻擊，並且是對立的。大家也知道，社會上主流當然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這不用多說，但正因如此，非主流的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權利在現今社會未能受到法律保障，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怎可能因社會上非主流人士得到合理、應有的法律保障權利而動搖主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仍然是很多社會的主流，不過大家不要以這主流來剝奪、甚至歧視小眾，這才是最重要的精神。

我雖然不是教徒，但我看《聖經》和耶穌基督所有紀載裏，他只會與社會上最弱勢的人一起，不會歧視社會上最弱勢的人。我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打着宗教議題的人，或有宗教背景的人會攻擊同性戀者，這並非應有的態度。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要說清楚我和工黨的立場。第一，工黨支持盡快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第二，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我們認為，長遠而言香港應該立法，讓同性婚姻合法化。在現階段，我們必須承認同性婚姻具爭議性，所以我們覺得需要所謂循序漸進。現時世界上已有不少國家立法，但不等於這事沒有爭議性。我們知道有爭議性，便要面對它。不過，整體而言，我們是以平權的角度出發的。首先，我們要承認，同性伴侶的長久關係是存在的，這種關係與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一致的。

在法例上，我們可能說同性婚姻是違法的，但更嚴重的是，我覺得現時很多傾力反對同志、同性伴侶或同性婚姻的人士，主要是從道德角度考慮。

部分原因可能與他們的宗教背景有關，亦有很大可能是他們覺得這事違反常理，違反人的自然傾向，便是不道德。問題是，他們看不到人有多面性、是多元化的，而同性婚姻如何不道德，他們解釋不了。如果問婚姻本身究竟是甚麼？婚姻就是兩個人有親密關係，以至他們可以有性關係。他們是伴侶，有友情。他們之間有愛，很多時候會溝通交談，大家在一起時會很開心，有一種互相照顧的責任，以及他們可能會生育和養兒育女。這就是婚姻的各方面。但是，我剛才提及的多方面，是否只能在一男一女之間存在？大家都知道根本可以在同性之間存在，這是客觀的事實。

雖然我們會有一個道德的傾向，而婚姻本身亦在社會上有道德價值，但當這道德價值被用來排擠或歧視少數人，我覺得這反而是不道德的。因此，以道德的角度考慮同性婚姻這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當然，在這階段，在婚姻的法律框架下已賦予某些權利，包括稅務、遺產的繼承、保險，出入境的權利、收養/領養的權利、撫養權、為對方作出醫療或財產上的決定等。

我覺得這種向外宣示的權利也是重要的，我們不會因為兩者是同性，便剝奪了他們這種權利。前議員何秀蘭過去很努力推動同志平權，而現在陳志全議員繼續推動。我們知道這件事具爭議性，並須繼續推進。其實，民意一直在轉變，很多同事剛才也說過一些具體數字，我不重複了。社會和世界正在改變，我希望高舉道德旗幟的人更擴闊眼光來看，如果他真的重視道德，便不要歧視一些小眾，要讓不同性傾向的人有平等的權利。

主席，今天要討論的議題相當清楚，就是要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剛才聽到很多發言的同事均憂慮到按照其他國家的過往經驗，訂立同志平權婚姻關係的政策後會衍生若干問題，例如逆向歧視，他們並舉出很多不同例子以作說明。

否則，以其他國家曾經出現此現象為理由，認定香港社會在這問題上不宜再作推進，我認為並不是制訂公共政策的應有做法。第二，社會對同志婚姻和同志平權的客觀態度，事實上可從各種不同民調發現確有轉變，而這亦屬相當正常。

第三，我們可分開不同層次處理婚姻觀念，其他國家除正式的婚姻結合之外，也有民事結合或民事伴侶之類的安排和處理。這正可代表社會在照顧傳統家庭觀念的前提下，也能接納任何人均有自由意志選擇本身的婚姻模式。

今天討論同志平權時，對於同性之間締結互相尊重的婚姻關係，大家可能會較容易理解和接受。

既然有其他案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作參考，為何要在這問題上故步自封呢？

因此，我支持陳志全議員建議的方向，並希望能透過進行研究的過程化解爭議，從而令社會真正做到包容不同選擇和個人自由意志......

我希望稍後會有時間再就這個議題，與陳志全議員或其他朋友再討論。

我謹此陳辭。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案。

無論大家的意見有多不同，甚至相反，我也要說聲感謝，因為我開始發言時已說，我今天動議這項議案並非純粹希望大家宣示立場，表決作結，而是希望聆聽大家的意見、憂慮、擔心，從而引起討論。針對3項修正案，我也應該予以感謝，即使那些修正案的立場方向不同，但對於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絕對不能感謝，因為我的原議案是，"本會促請政府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令同性伴侶得享與異性伴侶平等的權利"，只有39個字，但她刪改我的議案後，只餘下本會促請政府研究同志的政策。最關鍵的也並非字數多少的問題，亦非如有些議員所指她的修正案令我的原議案意思相反，因為本會很多時候也會出現修正案會與原議案意見相反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梁美芬議員連我的議案主題也刪除了，我的原議案主題，大家可看看標題，是"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案辯論，她完全刪除了。

幸好，這議題民主派與建制派不是二元對立，我們剛才看到無論是葉劉淑儀議員，還是謝偉俊議員也有說出他們不同的想法。我想在此指出這項修正案最大的問題，舉例來說，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當然我們不可以修改為不致謝，又或將"致謝"修改為譴責，但現在梁美芬議員是連"施政報告"的字眼也刪去，原則便是這樣。不過，針對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有兩點我要特別指出，亦是很多比較中立的議員看了後表示未能接受的原因。第一，是"保護孩子健康成長"，我真的很不明白，為甚麼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會令她的孩子不能健康成長？她的孩子會否因此變成同性戀？

還有一項更不能接受的，她說"以保障社會及家庭的穩定性"。我經常說，同志希望締結伴侶關係，甚至希望結婚的原因是他們想穩定。梁美芬議員希望我每晚與不同的人睡覺，還是希望我與一名我真心喜歡、想承擔責任並建立關係的人一生一世？

同志伴侶想進入伴侶關係，便是希望互相負責，希望穩定。如果社會上有這個制度，便能更加保障社會與家庭的穩定性。當然，在他們的心目中，同志伴侶無權成立家庭，因為他們對家庭的定義是建基於一男一女，不是建基於愛情，不是建基於責任，不是建基於穩定，只要是一男一女，無論怎樣不忠、離婚也不算是破壞家庭價值。

我知道，但我一定要澄清，因為剛才......不要緊，我想說在中國內地這個有13億人口的地方，也是實行一夫一妻制，我希望葉劉淑儀議員知道。希望她回去看看中國現在的婚姻制度。我現在正式動議我的修正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修正案，因為它是在現有的基礎上提出......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區諾軒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你還有58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昨天有一位香港人很熟悉的朋友說了以下一番說話，我希望以之為今天這項議案辯論作出總結："對己自重，對人尊重，不就是確立正面的人性價值嗎？祝願天下兩情相悅的同性戀者終成眷屬。"芳芳姐"以這段說話支持將於星期六舉行的台灣九合一選舉，因為是次選舉包含了反同性婚姻的公投。希望所有支持同志平權，支持同志伴侶應享有締結伴侶關係權利的台灣朋友均踴躍投票，反對這項反同性婚姻的公投。不過，今天的香港仍未走到這一步，仍只在討論"本會促請政府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希望各位支持議案。